主席，正如剛才我發言，政府非常希望此修例能在今年內，在今屆立法會完結前完成。剛才主席提到，在1997年之前立法局的一個先例而言，我們覺得這個安排，即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作處理，然後向立法會作出建議，我相信這是一個可取的方法。

就局長的要求，在暫停會議期間，我曾分別會見負責有關《條例草案》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以及各黨派議員，以了解他們的看法。局長表示，鑒於內會自去年10月至今無法正常運作，包括無法考慮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有關《條例草案》，因此他建議立法會考慮將《條例草案》交付事務委員會審議，希望立法會可盡快討論並通過《條例草案》。部分議員亦表示，內會至今無法成立法案委員會，令他們沒有機會盡快討論《條例草案》。他們明白，事務委員會不能完全取代法案委員會，但由事務委員會討論《條例草案》，可讓議員盡快就《條例草案》與相關政策局展開討論。若日後《條例草案》可於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亦不會剝奪每一位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的權利。另一方面，部分議員則表示，反對將《條例草案》交付事務委員會處理。他們指出，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所述，事務委員會不應審議已提交立法會的《條例草案》，而應將其工作範圍限於監察政府政策。他們認為，事務委員會不能逐條審議《條例草案》。此外，並非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議員，亦未必一定能獲准加入事務委員會，參與有關的審議工作。

我必須指出，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立法會有責任行使制定及修改法律的憲制職權。立法會的行事方式是透過其轄下委員會協助它行使其憲制職能。我理解到，立法局於1993年將委員會正規化後，事務委員會與法案委員會的職能確有分工。根據有關的工作範圍，事務委員會主要負責監察政府政策，而法案委員會則負責審議法案。然而，我認為有關委員會的分工安排必須建基於本會及轄下委員會均可正常運作。正如大家所知，自去年10月至今，內會一直無法正常運作，包括無法考慮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法案。

剛才主席已經就整項議案的內容作出解答，我亦在此表達一些看法，以及與大家討論。今日早上，我提出有關議案，正如主席所言，是由於內務委員會至今仍未完成選舉主席，未能夠恢復正常運作。究竟內會何時能夠恢復正常運作，仍是一個未知之數。如果要等待內會正常運作才啟動法案委員會，此條例草案的修訂可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完成的機會是十分之微。主席，我作為前立法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非一般運作的情況下，亦只能夠尋求一些非一般處理方法，令到此法案既同時符合立法會的規則，亦符合我們一般考慮到立法會的功能、立法會議員的職能，以及完成一些與重要社會議題有關的法例修訂。所以，提出這項議案，我們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考慮，是其是否符合一個公開和公平的原則。這項議案的安排，既可以讓立法會就修訂內容進行討論，即在人力事務委員會作出討論。

當中很多持份者——包括工會和資方——均已多次討論《條例草案》所牽涉的問題。

國際勞工組織第183號公約訂明，要保障產婦和初生嬰兒的健康，產婦便應享有14周產假。

我們是否要為了意氣之爭而放棄每年5萬名產婦的權益，將她們置之不理？

我們希望能夠盡快落實14周法定產假，當然有些同事會希望提出修正案，但我相信現在這項安排不會影響大家提出修正案的機會，因為大家仍然可以在二讀或三讀時提出修正案。

希望大家可以放下成見，讓《條例草案》得以通過，希望各位同事支持這個做法。主席，我謹此陳辭。

但是，如果明知這項如此重要的法例應該按正常及合理的程序通過，卻強行——說得難聽一點——使用"小動作"或"旁門左道"來處理，這會開立一個很壞的先例。立法會每個委員會均有其天職，法案委員會的審議是所有法案必須經過的過程，既重要且合乎憲制，令所有官員、議員及其他持份者能有一個正式及合理的場合進行討論。更重要的是，它容許我們對法案的每個章節逐一審議，減少有關法例在將來落實時出現爭拗。議員或許抱有政治目的，這也很難怪，但作為官員，而且他自己亦曾在立法會工作，卻無視這個重要的憲制程序。我不知道可用甚麼說話去形容今屆政府，可能羅致光局長也不是最差的那個，但我們現在看到整個政府完全"無規無矩"。有些人說《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很重要，這項《條例草案》是前年"林鄭"在施政報告內提出的，當時我們聽到也感到奇怪，她在2018年10月提出，說明預計在2022年年底前實行，相隔4年時間。

還有工聯會，大家問清楚工聯會吧，由1997年回歸至今，每一屆行政會議都有工聯會的成員。如此重要的事，為何不能說服前幾屆政府去做？

主席，我們現在看到政府與建制派議員在耍花招。大家都知道，其實這件事甚為重要，要認真審議。如果政府認真處理，便不會等到2020年1月才提出，去年有很多時間可以做。其實政府一直在找藉口，有些人問我，為何要待2022年才實行？我估計在2018年，當時"林鄭"及羅致光等人均認為要將一些不錯的措施編排在2022年——大家都知道，2022年將舉行新一屆特首選舉——可以作為所謂助選的武器，再加上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所有需要"還債"的項目全部都編排在2021年、2022年實行。

老實說，政府拖欠了勞工多年，這是事實。由1981年等到現在，其實多屆政府本應可以處理此事。政府拖欠了這麼久，突然被敲醒了，其實應該代表前任政府向所有婦女鞠躬致歉、謝罪。自2018年公布至今，這麼長時間都不再提出，大家都知道，政府自己也在"拉布"。自己"拉布"不作聲，卻不斷將罪責推到別人身上。我亦要談談實際的問題，這項《條例草案》既然沒甚麼爭議，我假設勞工界、商界均已贊同，當政府經過一個合理的程序後，便應盡早推出，誰說在2022年做不到？

"林鄭"說她依靠3萬名警察來維持香港的治安，靠警察的暴力來維持政府的運作。

說的是數以萬計的催淚彈......

政府"無規無矩"，沒有回應市民，弄至今天的境地。所有議員均有責任督促政府正面回應整個社會的訴求，這是我們的職責。將我們的職責描繪成阻礙施政，這是抹黑，我們希望整個社會有機會重新開始。但大家也知道，今時今日，在2020年的1月初，社會上最大的怨氣仍然是針對特區政府在過去半年處理《逃犯條例》的修訂或"送中條例"時，一直使用一些極具爭議性、惡劣和暴力手段來回應香港人的訴求。

面對這種與民為敵的政府，要我們怎樣？

他是在幫政府責罵社工，批評他們為何幫助年青人和示威者......

我明白，我會返回的......

如果交由事務委員會處理，將不會有同樣的權力和程序處理《條例草案》，這是極為不理想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讓政府開了這種先例，更惡毒的法例也可以用這種旁門左道的方式處理。政府只要找一個藉口，說我們不是全面聽他們的話、不願做他們的奴隸，政府便可以硬來；只要出現反對聲音認為政府離譜和失敗，政府便可以引用這些議會程序，帶頭破壞行政立法關係、帶頭破壞立法會職責，破壞憲制規矩的是政府。由這種水平的政府教導我們如何行事，我真的覺得難以忍受。政府這種水平、這種管治模式，處處與民為敵，處處使用一些詭計來達到目的。

如果我們今天通過這種做法，便是向這個政府正式跪低，承認一些不合理的做法，承認政府可以用強權來做任何事。大家也知道，今天的立法會是一個扭曲的立法會，明知只要數夠票，得到功能界別、建制派、保皇黨和反民主派的支持，甚麼也可以通過。如果政府能夠正正經經回應社會上最大的爭議、回應五大訴求，與立法會建立合作關係，所有更艱難的工作，我們也願意合作。

有小聰明但無智慧、無良知，這是沒有用的。

這些事情做得越多，市民便更加與政府為敵，政府亦更難修復與立法會和市民的關係。為何政府做的事情永遠都是錯的、永遠都是倒行逆施？

主席，羅致光局長剛才的發言十分短，只有1分多鐘，但當中有一段十分重要，我看着電視也聽不清楚，我懷疑他是違反《議事規則》的。我們要與他辯論這一點，如果不掌握清楚，便無法辯論下去。

我想提出，局長可否請他的同事提供他剛才發言的摘錄？